梁繼昌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20條，向本會提交由梁繼昌議員及尹兆堅議員聯署的呈請書。
主席，得悉你批准提交這份由我和尹兆堅議員聯署的呈請書，現在我將簡述呈請書的內容。澳洲媒體於2014年10月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在2011年參選特首期間，與澳洲企業UGL簽訂秘密協議，並收取秘密費用，但事件發生至今，行政長官以至政府當局一直未有提交充足資料，向公眾詳細交代。因此，立法會有必要繼續跟進事件。所以，我懇請各位議員同事一起跟進此事件，以確保行政長官按照廉潔奉公的標準來履行職務，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多謝主席。

主席，按照《議事規則》第206條，我要求將呈請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
我現在請支持這項要求的議員起立。請議員保持站立，讓秘書點算人數。

有沒有遺漏剛才站立的議員的姓名？如果沒有，共有28位議員支持這項要求。按照《議事規則》第206條，這項呈請書即告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

根據《內務守則》第9A條，每項口頭質詢的總時限不應超過22分鐘。在一位議員提出主體質詢及有關的官員回答後，該位提出質詢的議員可優先提出第一項補充質詢。其他有意提出補充質詢的議員可按下"要求發言"按鈕，輪候提問。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只可提出一項問題，在提問時請盡量精簡，以便更多議員能提出補充質詢，亦請議員不要在......

請兩位議員離開會議廳。請其他議員返回座位。梁國雄議員、毛孟靜議員、陳志全議員，請返回座位。會議現在暫停。

請各位議員返回座位。梁頌恆議員，請離開會議廳。根據《議事規則》第1條，我請你離開會議廳。請其他議員返回座位。請讓陳志全議員返回座位。梁國雄議員，請你讓開，讓陳議員返回座位。

我最後警告這數位議員，如果你們再不返回座位，我會根據《議事規則》裁定你們行為極不檢點。陳志全議員，請返回座位。保安人員，請讓陳志全議員返回座位。

根據《議事規則》第18條，對於處理各類事項的次序已有明確的規定，以便按既定的先後次序納入議程處理。

我想問主席，剛才為何不處理有關事項，以及會否現在補做？
這並非規程問題。

主席，我想請你就尹兆堅議員剛才就《議事規則》第18條提出的規程問題作出解釋。儘管你剛才提及已作出書面解釋，但當有議員重新提出規程問題時，你應要再次考慮，並再次給予解釋。主席，你不能以一個既成的事實或過去的決定，蓋過今天重新提出的規程問題。
楊岳橋議員，如果你不熟悉規程，秘書處可以提供協助。
主席，我不介意與你在此辯論一下規程。
根據《議事規則》第44條，我的裁決不容辯論。
主席，你的裁決亦曾改變。
我的最終裁決不容辯論。
為何今天不可以重新考慮？
楊岳橋議員，請你坐下。

主席，請你解釋一下。

主席，你有足夠空間可重新考慮。
楊岳橋議員，如果你再次坐着未經我准許便發言，我會認為你是嚴重違反《議事規則》。

涂謹申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動議的議案，措辭已放在議員的桌上。議案措辭如下：本會現即休會待續，以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擬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解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立法會議員宣誓事宜尋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事宜，進行討論。涂議員在信中指出，他認為釋法"或會影響明日開始審理的一宗司法覆核的案件，而政府消息人士亦曾向傳媒表示'人大釋法無可避免'"。明顯可見，涂議員提出的議案是基於傳媒的報道，而並非已發生的事實。我認為涂議員未有提出足夠理據，支持該項議案必須在今天的會議上進行辯論。因此，我不能批准涂議員的要求。
主席，特首也表示刻意取消北京之行來處理香港宣誓的事宜，而他說不排除釋法，所以，我相信這可能是最接近官方想法的一種做法。你是否應該一併閱讀那位政府消息人士及梁振英特首所說的話來作出判斷呢？
昨晚我聽到律政司司長說，問題應該在香港的司法系統內解決。

主席，我的規程問題是，我贊成你的裁決。

主席，你剛才說涂謹申議員引述梁振英特首的說法，所謂"不排除釋法"只是傳媒的報道，但你同時引述了另一份報道，指出律政司司長說本地的司法制度可以作出處理。

因為你剛才的裁決引述了律政司司長的說法。

我的裁決不容辯論。不明白的議員可以在其他場合再與我討論。

有聲稱有資格在區議會功能界別選舉中投票的選民被拒發該功能界別選舉的選票；選舉事務處安排投票站人員在投票日約一星期前將選票、選民登記冊文本及選舉物資帶回家暫存，待投票日早上才帶往投票站；有投票站發出選票的數目與收回的不相符；到了晚上10時半的原定投票結束時間，有數個投票站因有大批選民仍在輪候投票而需延長投票時間，甚至有選民等到翌日凌晨二時半才能投票。

選舉管理委員會依法負責進行及監督該選舉，而所有負責選舉事務的公務人員，亦一如既往嚴格按照相關法例處理選舉事宜，確保選舉在公開、公平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選管會在每次選舉後均會就各項選舉安排作出全面檢討，提出改善措施，並根據法例規定在選舉結束後的3個月內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書。待報告書公開後，我們亦會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聽取各位議員對這次換屆選舉安排的意見。經徵詢選舉事務處後，現就質詢的各項問題答覆如下：一選舉事務處在籌備是次立法會換屆選舉的過程中，曾被89間學校或機構拒絕借用場地而需要另覓地點。至於由投票站主任/副投票站主任/助理投票站主任在選舉前提取及運送部分選票的安排，實與以往各公共選舉相同，有關安排一直沿用多年，行之有效。由於投票站數目眾多，即共有595個，各個投票站主任及其副手會分批於選舉前約1星期開始提取所屬投票站的部分選票、選民登記冊文本及選舉物資，然後在投票日清晨帶往投票站報到，以便投票站能準時於上午7時30分開放予選民投票。投票站主任及其副手在提取選票時須經過特定的檢收程序，包括根據選舉事務處的選票派發記錄表，檢查選票的數量和序號是否與紀錄相符。選舉事務處及有關票站人員須分別在選票派發記錄表上簽名作實，以確認派發選票的數量，並各自保存一份已簽署的選票派發記錄表。所有由投票站主任及其副手所提取的選票均放進貼上封條的密封包裝袋，然後存放在行李箱內及上鎖。他們須妥善儲存選票，直至投票開始前才取出選票備用。在現行的制度下，提取選票的投票站人員均為助理投票站主任級別或以上，而他們在公務員架構中亦是主任級或以上的人員。除此之外，在投票開始前約15分鐘，投票站主任會通知在場的候選人/選舉代理人/監察投票代理人，投票站主任所持有的選票的數目和存放位置。而每個投票箱於使用前均須進行封箱程序，投票站主任會為投票箱的背門上鎖及加上封條，並邀請在場的候選人/代理人出任見證人，並且邀請其中兩名見證人於封箱證上簽署。根據現行選舉法例，候選人/選舉代理人/監察投票代理人可觀察整個投票過程，包括查看未經填劃的選票，向選民發出選票的過程等，以防投票程序出現不妥當地方及提高整個投票過程的透明度。二選管會於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票日，共接獲約180名選民投訴未能就區議會功能界別投票。經選舉事務處翻查紀錄，所有相關選民均曾於過往選民登記周期提交選民登記或更改登記資料申請時，選擇不登記為區議會功能界別的選民。

因此，這些選民只可就地方選區選舉投票。三就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選舉事務處發現有5個投票站的累積統計投票人數與實際點算的選票數目出現明顯差異，包括西貢尚德社區會堂投票站、大埔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投票站、荃灣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投票站、荃灣深井天主教小學投票站及大埔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投票站。選舉事務處正按選管會指示就事件進行調查，有關事件的調查結果會載入報告書內。

截至當晚11時，仍有選民未能完成投票程序的票站共有38個，有關的投票站名稱載於附件。是次選舉的投票人數顯著上升，在投票日當天較後時段亦有較多選民前往投票，導致在部分投票站出現的排隊人龍較以往長，而個別投票站基於面積和容量問題，未能於短時間內應付所有前往投票的選民，以致選民需要輪候較長時間。選管會正就票站的安排作出檢討，並會提出改善措施。